主席，我們現正審議《201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這次會議是今屆立法會會期最後一次會議，在餘下時間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痛陳強制性公積金的不堪。

今年首3個月，每名"打工仔"在帳面上虧蝕37,000多元，可見整個強積金制度是千瘡百孔。去年強積金總資產是9,690億元，當中業界收入是141億元，基金公司賺大錢，但可憐"打工仔"連本金也要虧蝕。所有利益歸基金經理，強積金根本已失去令"打工仔"安心退休的初衷，行政費高昂，基金回報微薄不堪，根本是在蠶食"打工仔"辛勞得來的成果。

主席，很簡單，一談到強積金，一定要說出整個脈絡，因為不說出來，市民不會明白為何我們對《條例草案》會有這麼大的意見。

特區政府應考慮未來應否取消強積金制度，然後以全民退休保障代替。主席，這樣才能夠保障基層窮人和貧苦大眾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開支。

這項《條例草案》涉及電子平台，可閱覽所有戶口的資料，以節省行政費，試問可以節省多少費用？

在2013年，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就全民退休保障進行研究。在2014年，周永新教授發表《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提出全民養老金方案。

我現在正痛陳強積金制度的不堪，市民一定要透過我的發言，才能夠了解政府這次進行的小修小補簡直是無關痛癢，根本無法改變強積金制度本身百病叢生的問題。主席，我剛才提到，強積金制度及全民退休保障兩項政策有一個共生的關係，簡單來說，政府一定要取消強積金制度才能夠着手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周永新教授已計算妥當，至2064年也不會出問題，但結果怎樣呢？

主席，《條例草案》訂明把28個強積金計劃涉及的12個計劃行政平台統一至同一個中央電子平台，以簡化程序，降低成本，但我認為這做法並不合理，而我正在陳述理由。很簡單，強積金一直被批評行政費非常高昂，政府這次進行小修小補，我覺得無關痛癢。

主席，"強積金"這3個字的重點是"金"字，即向退休人士提供金額，但實際情況是，強積金發揮不到作用。過去，還有一個非常討厭的對沖機制。

那便是僱主可以使用僱主供款的部分，用作支付僱員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強積金制度由2000年實施至今，過去多年來，對沖機制沖掉了365億元，是365億元！

主席，你可知道數字？在過去18年，每個強積金戶口平均有多少錢？

然而，我們其實不是沒有付錢，積金局那些人的月薪是多少？積金局行政總裁年薪400多萬元，每月薪酬30多萬元，"老兄"。

鄺俊宇議員，你是否想繼續發言？

剛才播出的片段，在街上問10個人，10個人也不會認為離題。

如要設定收費上限，會涉及法例修訂，也會掀起業界強烈反彈。於是，政府便作小修小補，設立電子平台無傷大雅。

雖然鄺俊宇議員發言的內容，我完全贊成，不過他始終是離題，而且經過主席多次警告後，他仍然說同一番話，而且態度非常傲慢。

他完全不尊重主席作為本會的執法人員。

這一節是二讀階段，如果要評定整項《條例草案》的優劣，便要進入仔細的操作，究竟政府裝模作樣做了些甚麼，有否考慮強積金的初衷，即保障人民的退休生活。

我謹此陳辭。
陳健波議員，請發言。

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推出"積金易"平台訂定法律基礎，具體內容包括授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成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管理"積金易"平台及訂明受託人須向積金局繳交註冊年費。

成立"積金易"平台的目的，是要透過一站式電子平台集中處理強積金的行政工作，推動強積金無紙化，令強積金管理費有下調空間。電子平台將會有自動化的處理能力及一套共同標準，可以集中處理註冊、登記、供款、申請轉移權益、提取權益，以及備存和保存紀錄，僱主和僱員都可以透過平台發出指示。保險業對成立"積金易"平台表示全力支持。"積金易"除了為僱主提供快捷及便利的服務，另一個重要的好處是減低強積金的行政開支。事實上，強積金經常被批評收費太高，除了我剛才提到大家沒有選擇行政費用低的計劃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強積金按法例要求，每月花大量人手處理支票交收及其他文書工作，包括收集和分配供款、追收欠款、處理權益轉移、基金轉換及提取權益等。據統計，目前約有440萬名計劃成員、約1,000萬個帳戶分布在28個強積金計劃當中，每年約有3,000萬宗強積金行政交易，當中以紙張進行的佔65%。

在現今科技發達的年代，我們還要用大量人手處理程序，這確實十分落後及不環保。根據積金局最新資料，行政費用平均開支比率是1.44%，其實已較2007年下跌了30%。在強積金設立後，我選擇了指數基金，因為一來表現好，而且成本低，可以低至0.6%，比世界標準更低，我希望大家了解是可以選擇的。所以，我覺得議會應該花時間教育市民，令他們知道甚麼可以幫助他們更有效管理財富，而不是只顧漫罵。這不能解決問題，但能爭取選票，有很多人喜歡這樣做，我希望市民不要繼續被蒙騙，議會有太多騙子，我希望大家明白。政府表示"積金易"平台有助簡化行政工作及降低合規成本，但收費下調幅度將視乎開發平台的招標結果，以及將其數碼使用率而定。業界相信減省大量行政開支是目前減低基本開支比率最有效的方法。

不過，計劃最終是否成功，依然要視乎實際情況，政府表明已預計有市民不懂得使用電子平台，初期會有實體的服務中心協助用戶，同時以紙張為主的交易仍然無可避免，所以當"積金易"平台推出後，政府一定要想辦法推廣或提供誘因，並且把電子平台設計得簡單易用，以鼓勵市民轉用數碼化平台。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或年長僱主，假如有人繼續用支票方式處理而不肯轉用數碼平台，便不能達到全面減省行政開支的目的，行政費用下降的可能性有限，這是我們不想看到的，業界已很努力希望降低行政費用開支。此外，業界又關注到有部分行政程序可能無法數碼化，仍要用人手處理，積金局跟業界正探討方法盡量將有關程序標準化，不過，業界相信這樣做只會留下一條尾巴，日後才想辦法解決是絕對不徹底的做法。所以，最好由"積金易"平台將所有程序，包括不能數碼化的程序，一併收歸平台並交予中央處理中心，而不是將一部分程序繼續留在服務提供者，因為這樣做將不能做到真正減省成本的目的，做到真正簡化及標準化。同時，在將來情況許可的情況下，可以盡快納入數碼程序中，做到無後顧之憂。為了配合"積金易"平台開發，立法會早前已批出兩筆近40億元的撥款，供積金局開發平台及初期營運之用。

第四支柱是個人儲蓄。第五支柱是勞動市場政策，例如延遲國民退休年齡或協助退休人士重返職場的措施。

根據目前的數字，香港現時約有440萬名強積金計劃成員，但卻有1,000萬個帳戶分布於28個強積金計劃，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希望受託人及計劃成員屆時均可輕易地處理所有交易，而無須像現時這般，填表後要等上數天才能完成交易。

為此，積金局會設立一間屬法律實體的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積金局的顧問推算，如果數碼使用率能在5年內達到九成......主席，數碼使用率關乎用戶會否放棄以紙張方式處理強積金行政交易，轉用電子平台，但當局如何鼓勵中小微企放棄紙張方式而改用電子平台呢？假設數碼使用率日後達到九成，按粗略估算，未來20年可節省的金額累計將達225億元至236億元。

政府建議新訂第22C條，禁止受託人把註冊年費轉嫁予計劃成員，但怎樣執行呢？

關於前者，即設立"積金易"電子平台，政府的說法是可以令供款人更容易管理強積金資產，長遠而言減低行政成本，再長遠一點可以減低強積金計劃管理費；後者則是讓積金局以自負盈虧模式繼續營運下去的徵費。首先，我想說一說註冊年費。主席，回顧歷史，政府在1998年給予積金局50億元非經常性補助作為營運經費。二十多年來，積金局靠着這50億元進行投資，想以"錢滾錢"的方法應付營運支出。當年因為有這50億元，故此即使《強制性公積金條例》第22B條列明核准受託人須每年向積金局繳交註冊年費，積金局也非常豪氣地表示因為資金充裕，所以豁免收取註冊年費。時至今日，當50億元只剩25億元時，並且預計2025年便會花光，積金局突然想起第22B條，可以引用來向基金公司收取註冊年費。

以上說的全部都是成本。為甚麼不趁這次修例處理妥當，讓積金局可以收取足夠註冊年費，健康地營運下去？

其實，積金局的辦公室由堂皇的IFC甲級寫字樓遷到葵涌，已是最佳的寫照。當年積金局心想用這50億元進行投資，便可應付日常營運開支，殊不知投資失敗，淪落到今天要靠收取註冊年費來營運。可能大家會說，投資市場價格可升可跌，任何人進入投資市場都有機會"損手爛腳"。

"主席，積金局的政策目標是為強積金資產增值，卻不能夠為自己的資產增值，甚至弄得賠本，這是否說得通呢？香港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必然會對制度充滿憂慮，失去信心。如果主席不是太"離地"便應該知道，香港人過去20多年從來都沒對強積金有信心。市民對強積金徹底死心的後果是甚麼？

局方如果不是那麼擅長投資，便不如安份守己，收取十足的註冊年費，以便能自負盈虧。這是一個非常簡單顯淺的道理。

一方面，政府開設"積金易"平台，表示可能令管理費減低；但另一方面，《條例草案》有如此重大的漏洞，給予受託人增加徵費的空間。其實，特區政府如何看待那數百萬被政府捆綁在船上，每個月被強迫供款的"打工仔"的心情？主席，以下我會討論"積金易"。以一站式電子平台處理強積金事務其實是正面的。

局方預計在"積金易"平台推出後的未來20年，每年可節省11億元行政成本。這11億元即使不是全部也必然有部分回饋委託人，即普羅市民。問題是，以33億元的公帑建設電子平台來為受託人——即基金公司——節省金錢，但省下的款項如何令香港市民受惠？在法案委員會上，包括保皇黨在內的議員其實也曾就這問題提出關注。政府的回應是，相信受託人在節省行政費後便會有更大的空間下調管理費用。就是說，局方的說法未免太純情。是否過於以君子之心來度管理基金公司之腹呢？

反觀《條例草案》建議設立的"積金易"平台，受託人其實完全沒有任何誘因將節省到的金錢回饋供款人。《條例草案》沒有訂立任何機制讓受託人回饋供款人，因此局方如再次來到立法會，便必須向社會及議員匯報，讓大家知道受託人透過"積金易"最終究竟能節省多少金錢，以及政府會如何將節省所得的金錢回饋"打工仔"。主席，說到底，香港人由始至終都對強積金制度感到不滿，無論政府如何修補和改動，其實也無補於事，亦不會突然間令香港人從此愛上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就像宋朝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青苗法"是在農作物沒有收成時由官府向農民借貸，及至農作物有收成後便加二分的利息歸還官府。與強積金計劃一樣，這制度聽起來是完美的。農民沒有收入時可以按私人貸款或更低於私人貸款的利息借款，而官府也可以透過收取利息來增加收入，不過，執行時卻出現很大的問題。地方低層官吏為了爭取晉升及令庫房可賺取更多利息，居然強迫所有人均要向官府借貸，而且利息往往不只二分。

僱主認為向強積金供款會增加他們的營運開支，僱員又認為雙方供款金額這麼小，根本不足以保障他們的退休生活；加上政府為了令僱主同意推行計劃，便容許供款對沖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令僱員的保障驟減。凡此種種，均是香港人不滿強積金計劃的原因。歸根究底，無論是當年的北宋，還是及至21世紀的香港，都沒有人會喜歡強制性的制度。

不過，話說回來，在《港區國安法》下，大部分香港人所擔憂的並非退休。當《基本法》給予香港人的保障蕩然無存，"退休保障"這4字往往只是海市蜃樓而已。我謹此陳辭，並代表公民黨反對《條例草案》。
胡志偉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條例草案》訂明，如果違反條例，將註冊年費用各種名目或形式轉嫁給受眾或市民，該信託基金公司便會被罰款5,000元或所收取費用的款額的10%。代理主席，如果各位議員聽到，我相信也會認同我的說法，即5,000元的罰款真的太輕。

如果有公司想取巧，用各種形式避過調查，將這些費用轉嫁給受眾，這樣對市民真的不公道。

至於強積金的未來走向，誠如剛才多位同事所說，希望政府會繼續確保坊間的基金受託人的行政費用必須大幅降低，這樣才可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201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是在去年6月11日，即是"送中惡法"恢復二讀的前夕，由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

當初政府的政策，是積金局應通過向核准受託人收回就強積金註冊計劃行使及執行其職能的成本，達到自負盈虧。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種種原因可圈可點，局長若有空間和時間，應向公眾詳細解釋——積金局從未向受託人收取註冊年費。

截至2019年3月31日，非經常補助金的結餘是30億1,000萬元。

我一直反對強積金計劃。

說回我整體的論述，我會分數部分來談論。第一，我認為法例應該訂明強積金公司必須下調行政費用水平，而不是如政府所抱着的良好意願般，表示有下調的空間。第二，應該明文禁止附屬公司將中央電子平台的資訊，轉移至非強積金公司用戶及強積金公司的第三方人士。

首先，《條例草案》賦權積金局成立附屬公司以管理"積金易"平台，集中處理強積金的註冊、登記、供款、申請、轉移權益、提取權益，以及備存和保存紀綠。以一個用戶界面連接中央電子平台和受託人，讓僱主和成員均可進入有關界面，例如僱主為僱員作供款，受託人可以接收成員和僱主的數據和指令。簡單而言，現時市民要直接進入各間強積金公司的平台進行註冊、登記、轉移及提取權益等工作。